主席，競爭事務委員會較早前公布《香港車用燃油市場研究報告》，指出未有確實證據證明油公司作出合謀定價的反競爭行為，但香港的車用燃油市場有多個十分罕見的特徵，削弱了市場的有效競爭。該等特徵包括：只出售單一辛烷值而價格較高的汽油、提供折扣優惠的方式既複雜又缺乏透明度，以及進入市場和擴充業務的門檻高。

主席，競委會表示基於其現有權力，未能向油公司索取更多資料，並且表示該會的資源和人手有限，所以無法證明油公司有合謀定價的行為。這在在顯示競委會權力有限，因此未能達到預期效果。請問當局會否檢討競委會現時是否有足夠權力，而且會否增撥資源，使競委會能夠真正達到"打大老虎"的目的？如會，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根據現行法例，雖然競委員在進行市場研究階段，並沒有權向油公司索取有關資料和文件，但如果有合理理由懷疑反競爭行為曾經發生、正在發生或即將發生，競委會可要求油公司提供有關文件和資料。《條例》第41條所賦予的權力，是立法會經過討論後賦予競委會的權力，可指定何時或以甚麼方式提交這些資料。

主席，如果競委會......如果競委會有合理理由，懷疑反競爭行為曾經發生、正在發生或即將發生，可以進行調查，而在調查過程中，競委會可要求提供相關文件和資料。如果梁議員在這方面能夠提供證據，競委會便可以考慮是否有合理理由，展開有關工作。

如果投訴涉及合謀定價，是否已經裁定這些投訴不成立呢？那麼，日後對油公司提出的投訴，是否只局限於合謀定價以外的其他投訴呢？此外，剛才有一位議員——好像是譚文豪議員——提及香港引入了一些中資油公司。

合謀定價是"第一行為守則"裏其中一項反競爭行為。

主席，醫院管理局現時採用實證為本的方針和依循藥物的安全性、療效和成本效益3大原則，評審藥物納入其藥物名冊的申請。現時有不少治療不常見疾病的藥物尚未納入藥物名冊，因此病人需自費購買該等藥物。近日，一名無法負擔高昂藥費的結節性硬化症女病人離世，引起社會關注。

就張超雄議員就不常見疾病及藥物名冊的提問，我回應如下。一醫管局設有既定機制，由專家定期評估新藥物，以決定個別藥物是否適合納入藥物名冊。局方會建基於循證醫學、公共資源的合理使用、目標補助和機會成本等原則，充分考慮藥物的安全性和療效、國際間的建議和做法，以及專業人士和病人團體的意見。醫管局明白由於不常見疾病的病人數目不多，與其病因相關的資料及可靠數據亦不容易掌握。局方知悉一般用於評估及引進新藥物的成本效益考慮有其不足及限制，國際間亦缺乏大規模的科研數據以證實治療不常見疾病藥物的長遠療效；加上部分不常見疾病的治療方法獲發現的時間尚短，個別患者對不同治療方案的反應亦並非一致。有見及此，相關委員會已在評審有關藥物時作出相應考慮。醫管局亦會透過獨立的專家小組，按個別病人的臨床情況考慮療法對患者的療效和風險，以評估有關療法是否適合他們使用。而在評估新藥物，尤其是極度昂貴的藥物時，醫管局亦會審慎研究有關治療方案在財務上的長遠可持續性。醫管局會繼續密切留意國際醫學界就不常見疾病的研究和其他地區就不常見疾病醫療政策的發展；注視臨床和科研實證的最新發展，透過既定機制評估新藥物；並與相關持份者保持溝通，聽取病人團體的意見和建議，以期為不同疾病的患者提供適切的醫療服務。二現時撒瑪利亞基金的藥物資助及關愛基金醫療援助項目的經濟審查準則，是根據目標補助的原則，病人需要按其家庭負擔能力去分擔所需藥物的費用。每年可動用財務資源偏低的病人，所須分擔的費用亦較低。此外，病人需要分擔的比率設有上限，數額不會超過病人每年可動用財務資源的20%，以確保病人縱使需要購買較昂貴的藥物，亦可大致維持其生活質素於以往的水平。經濟評估以家庭為基礎的做法，與其他由公帑提供的安全網做法一致。申請人須以家庭為單位提出申請，是基於家庭是社會的基本單位，同一家庭內的成員應互相扶持，互相幫助。然而，在參考公眾意見及其他本港現有的經濟援助計劃對"家庭"採用的定義後，撒瑪利亞基金將修改有關"家庭"的定義，在作經濟評估時只計算病人及同住的核心家庭成員。上述修改亦將應用於關愛基金醫療援助項目的申請。政府及醫管局明白部分病人關注有關的藥物分擔機制會持續對他們構成經濟負擔。

儘管如此，我認為立法會會議可以繼續進行。
主席，我們當然不懼怕外面的風雨，不過，病人要面對風雨，卻極度困難。局長在主體答覆中指出，現時關愛基金提供的資助須通過以"家庭"為單位的經濟評估，當中包括病人的父母、配偶、子女，以及兄弟姊妹。

我要動用父親的退休金為自己治病，情何以堪？主席，我想問，世間上有多少資助藥物計劃會將三代人都計算在內？不知局長有否這方面的資料？
主席，我暫時未能提供張議員問及的資料。不過，我想指出，不是最少20%，20%是設定的上限。

當然，正如我剛才指出，政府及醫管局會一直就如何評核一個家庭的財務資源，作出優化的安排。我們會充分考慮病人的意見，以及我們留意到的一些相關發展，作出所需的修訂，以優化這些安排。
局長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全世界有哪些地方會把三代都計算在內？這是拆散家庭的制度。

我上月與她見面，數天前還想探望她，但她已經入院，更快將離世。

主席，我想問局長會否考慮或研究放寬家庭經濟審查？

另一方面，蔣議員在其補充質詢的第一部分亦指出，有很多藥物是病人無法使用的，不過，我在此想告訴大家，我們最重要的原則是希望藥物真的有療效，以及對個別病人真的有幫助，我們才會使用。我們理解到，一些新藥在發明後，會進行廣泛宣傳，指其對某種疾病可能有用，所有患上這種疾病的病人自然便會想使用這些藥物。醫生當然希望盡量給予病人一個希望，然而，我們的專家要面對很嚴峻的問題，就是這些藥物實際上是否真的有科學證據證明有效，以及應用在個別病人身上是否真的有效。

主席，我不想在此與議員就一些數學問題爭論，但我們的原則是一致的。原則上，我們希望所設計的經濟支援方案可確保病人及其家庭在任何時候也能保留部分資產供自己使用，不會隨着時間，由於要繼續購買藥物而耗盡資產，這是在機制上我們不希望會發生的事情。

主席，我相信我剛才其實已就這一點告訴大家，在機制上，我們的根本目標就是希望能保障病人及其家人的資產，不會隨着時間而耗盡於一些需要使用的藥物或需要支付的部分藥費上。
透過藥物名冊，管理層限制了病人和醫生用藥的選擇。

請問政府和醫管局究竟有何機制監察及規管藥物價格呢？

可是，我想大家有需要明白，一些原創藥物自上市或上市前一段時間起，會受到商標保護，讓藥廠可在一段時間內，在沒有競爭的情況下售賣有關藥物。當它的商標保護期屆滿後，其他藥廠才可加入推出非原廠藥物，然後才開始有競爭。就病人的數目而言，與其他先進國家相比，香港是一個規模較小的市場，所以在討價還價的過程中，我們處於較為被動的位置，但不管怎樣，我們亦必須因應情況設立機制，務求不論藥物有多昂貴，也能支援病人，讓病人在需要服用藥物及藥物對他們有真正幫助的這兩項大原則下，可以使用該等藥物。

主席，根據法例，任何人進入邊境禁區，須持有警方發出的禁區許可證，而沙頭角墟現屬邊境禁區的範圍。有當地居民及商戶向本人反映，禁區紙規定既擾民亦窒礙當地的經濟發展，令他們如"死囚"一樣看不到前景。他們因此促請當局逐步或全面把沙頭角墟剔出邊境禁區範圍。

主席，我也很贊同劉業強議員提出盡快進一步開放沙頭角禁區的建議。

我相信很多香港人甚至遊客也很想前往該處遠足、遊覽鴨洲或乘船欣賞景色。

主席，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我們其實並無邊境控制，人們可以自由往來。其實，沒有天然的屏障並非很大的保安問題。如果說跨境匪徒會進行綁架，他們也會到山頂或飛鵝山，不會在沙頭角犯案，唯一的問題只是走私的問題。可否採用較好的方法來控制，令政府可以進一步縮減禁區範圍，好讓香港人能前往該區欣賞景色和文物，亦有助活化該處的經濟？

主席，我是北區區議員，所以我對沙頭角非常熟悉。今天我不想就保安問題與局長討論，因為我也認同他的部分意見。我想直接問問局長，由於有很多無論是居住在沙頭角或區外的市民均表示生活上有點不方便，又或一些人也想認識沙頭角，特別是如果大家曾到訪沙頭角也知道，該處有一個全港最長的碼頭，但卻是看得見而不能用。因此，局方可否考慮簡化禁區紙的申請手續？

我想問局長會否考慮這一點？

主席，近年政府為了應付內地和香港兩地的大量人流，先後投資大量資金興建港珠澳大橋、蓮塘口岸、廣深港高速鐵路等。但是，長期以來，政府對開放沙頭角邊境禁區卻採取十分保守的態度。我認為政府明顯是怕麻煩，或未能與時並進，甚至可說是雙重標準。當局在主體答覆中表示，主要的問題是沒有實質屏障作為邊境分界或未能符合保安的要求，但如果以開放的態度或從便民的角度來看，我認為當局應該進一步研究如何增加沙頭角墟的邊境設施或開放有關限制。局長可否承諾就這方面作進一步研究，甚至制訂一個逐步開放的時間表，令大家可以看得到未來的方向呢？

政府在主體答覆中引述數據，試圖證明IT人力市場保持穩定增長，但政府這種說法如何面對近日數以百計從銀行、航空公司、大機構被裁減的IT員工。

十天前，大家才在這裏說全城也要關注"WannaCry"病毒，我以為大家也知道應重視IT，但結果還是這一句，"你的資訊，真的很有用，但是解僱IT人員仍然排第一"......

政府現在雖然聘用了大批資訊科技專業人員，但長期以合約形式聘用，出現同工不同酬及工作不穩定的問題。請問政府會否重新審視政府現行的資訊科技人手編制政策，將合約職位改為公務員職位，為資訊科技界發起牽頭作用？

代理主席，局長就莫乃光議員主體質詢提供的主體答覆，好像"牛頭不搭馬嘴"般，莫議員關注的是企業中的資深人員被裁員，而局長則談及未來的殷切需求及新入職職位。

我現在想問局長，創科局和資科辦，會否基於他們的需要，以及認為要做正確的事，而向公務員事務局爭取推行有關措施，包括我在主體質詢提出的"將資訊及通訊科技專業列為公務員專業職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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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公眾娛樂場所條例》第4條訂明，任何人如未獲發牌當局發給公眾娛樂場所牌照而經營或使用任何公眾娛樂場所，即屬違法，而該條例第2條所界定的"娛樂"包括"演講或故事講說"。

是否錯在"民間"兩個字呢？

政府以《教育條例》來控告或監管未註冊的學校，我覺得是無可厚非，但政府現時正在監管或檢控甚麼團體呢？是討論本土意識或時政的民間團體，這完全打擊民間的文化交流和知識傳遞。政府說是收到投訴，因此根據法例執法，但是，有很多組織很容易遭到投訴，例如討論本土意識、平反六四、領土的統獨、六七暴動或文化大革命等議題的組織，難道它們全部都要註冊成為學校？

代理主席，剛才局長表示，《教育條例》是清晰的，但我相信現在很多朋友也感覺到，其實未必那麼清晰。

我的問題是：局長能否清晰地作出分辨？

主體質詢第三部分問及應邀來港出席文化交流活動的海外學者，如果未得入境事務處事先批准，會否被視為在港非法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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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長即是沒有回答是合法或違法，只是說"當中考慮的因素包括活動是否屬商業性質或涉及僱傭合約、報酬等。

會否構成違法的行為呢？

我的問題非常清晰。

未能提問的議員請在其他場合跟進。

有深水埗居民表示，越來越多由南亞裔人士干犯的刑事罪行，令該區治安問題惡化，他們因此擔憂人身安全。

代理主席，有謂"遠水不能救近火"，局長的答覆肯定了現時"假難民"有日增趨勢，資源問題是其次，最重要是他們每年涉及千多宗案件，影響治安。

居民很擔心這些區份或香港其他類似的區份，會變成好像當年九龍寨城三不管地區的前身，說當局縱容、不敢正視，因而每天都出現如此恐怖的新聞及治安的問題，請局長回應有否具體辦法改善"假難民"聚居帶來治安困擾？

代理主席，雖然政府現時非常努力，希望盡早把在香港非法居留的人士遣返原居地，但有謂"野草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當局現時願意重開收容中心羈留非法入境者，方向正確。

再加上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第十四條二指出，"在真正由於非政治性的罪行或違背聯合國的宗旨和原則的行為而被起訴的情況下，不得援用此種權利。

局長在主體答覆中列出過去兩年被捕的非華裔人士的數字和比例，我留意到當中所謂獲擔保的非華裔人士，所指的應該大部分是免遣返聲請人，其比例相對較小，佔被捕非華裔人士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

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22分鐘，未能提出補充質詢的議員請在其他場合跟進。

本會在2017年4月13日，已通過《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草案》的二讀議案。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就條例草案的辯論及表決安排，委員可參閱講稿附錄。我會先處理沒有修正案的條文。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以下條文納入《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草案》。
第1、3至7、9、10、13、14、16、17、18、21至24、28、30至37、40、42至45、47至50、56、58至65、67至70、73、74、76至81及83至130條。
是否有委員想發言？如果沒有委員想發言，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秘書已讀出的條文納入本條例草案。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李國麟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我發言並非要表示反對或贊成，但我想說的是這次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有6場辯論。

梁美芬議員，你是否想發言？

李國麟議員提出議案，將表決響鐘時間由5分鐘縮短為1分鐘。

反對的請舉手。我認為議題未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被否決。

代理主席，我動議修正剛讀出的條文。修正案的內容載列於已發送給各位議員的文件中。在審議《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草案》期間，法案委員會的主席、副主席、委員、法律顧問及相關持份者對《條例草案》提出了許多寶貴的意見。我們提出的修正案，主要是為了回應他們的意見。就政府提出的修正案，絕大部分旨在改善相關條文的草擬方式和行文，屬技術及修辭性質，我在此不作詳細的闡述。我現在簡單概述一些主要的修正案。a有關修訂"骨灰"的定義因應法案委員會委員的建議，我們其中一項提出的修訂，是修訂相關條文中有關骨灰的定義，明確說明骨灰是包括裝載該等骨灰的容器，以及連同該等骨灰安放在同一容器內的任何物品，但不包括放置於該容器外的其他物品，以便骨灰處理者處理有關骨灰的申索。b有關授權發牌委員會更改一些相關文件和條件其中一項主要修正案，旨在授權發牌委員會可主動提出更改經其批准的若干文件和條件，這有助確保有關文件或條件可反映有關骨灰安置所的最新情況，以加強對私營骨灰安置所的規管、監督和管制。舉例而言，隨着時間過去，一些相關的法定或政府規定可能有變，因而可能需要更改對於私營骨灰安置所施加的規定。又例如，發牌委員會可能在檢視某骨灰安置所在過去春秋二祭的安排後，發現有關管理方案所建議的人群管理措施未如預期般理想，因此需要對該骨灰安置所所持的指明文書施加更多條件，以加強對消費者的保障等。我們提出的一部分修正案，便是對《條例草案》不同的條文作出的相應修訂，以達致以上目的，包括新建議的第39條，以及將在下一輪關乎新訂條文辯論提及的第40A條。c有關在條例刊憲前把骨灰安放在截算前已出售的龕位或宗教骨灰塔內的安排上一屆立法會的法案委員會支持了一項修正案，讓申請豁免書或暫免法律責任書的營辦者可以在截算時間至刊憲日期之前，把骨灰安放在截算時間前出售的龕位內或宗教骨灰塔內。有關修正案亦已納入《條例草案》第192及204條內，但我們可以留意到《條例草案》第52條可作出更完整的相應修訂，從而令豁免書申請人在其暫免法律責任書有效期間可安放的骨灰，可涵蓋上述在截算時間至刊憲日期之前，安放在截算時間前出售的龕位內或宗教骨灰塔內的骨灰。因此，我們提出了修正案，以修訂《條例草案》第52條，亦藉此機會提出一些相應的修正案，以改善第192、204、53和551條的草擬方式，使整體內容更為一致。d有關在條例刊憲前已存放於骨灰安置所內而等待"上位"的骨灰業界和消費者曾經就以下情況表示關注：i牌照申請人在條例刊憲前已出售的龕位；或豁免書申請人在截算時間前已出售的龕位，按照原本《條例草案》的條文規定，即使受供奉者在條例刊憲前已逝世，也需要待獲發相關牌照或豁免書才可"上位"。

我們會為相關持份者安排簡介會，以協助他們了解有關要求的詳情。鑒於《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是一條全新的法例，我們明白一些接管骨灰安置所處所的人士在《條例》實施初期，未必熟悉《條例》的7日通知規定。

因應查詢，我們就涉及非政府的受託人、臨時受託人、清盤人及臨時清盤人類別的以下事宜，作出以下澄清：根據我們的政策意向，《條例草案》第733a條所指的"擁有人"並不包括分別藉《破產條例》第58條或《公司條例》第198條獲財產歸屬的受託人、臨時受託人、清盤人或臨時清盤人。換言之，在骨灰安置所棄辦或停止營辦時，上述類別的人士可根據《條例草案》第734條選擇請求食環署署長的協助，透過完成骨灰處置步驟以履行《條例草案》第732條的規定。至於接管骨灰安置所處所的其他第三方，若有關類別也屬因法例使然須履行法定責任而成為擁有人，我們的政策意向也是相同的，即第733a條所指的"擁有人"也不包括有關類別的人士。為免疑竇，我們樂意在進行《條例》的檢討時考慮提出修訂建議，以更清晰反映上述的政策意向。無論如何，正如我在恢復二讀辯論的演辭所提及，我們會密切監察《條例》的實施情況，在《條例》實施約3年後進行檢討，並會在有需要時提出修訂建議。代理主席，法案委員會已審閱並支持政府建議的修正案。另外，關乎新訂條文及對附表作出的修正案，我會在稍後相關的辯論再作詳細解釋。我懇請議員支持通過我們提出的修正案。
是否有委員想發言？如果沒有委員想發言，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上述經修正的條文納入本條例草案。

新訂的第15A條儘管發生某些事件，指明文書維持有效新訂的第40A條更改經批准圖則、經批註登記冊等。
代理主席，我動議二讀剛讀出的條文，有關條文的內容已載列於發送給各位議員的文件中。我們動議二讀的新訂條文有兩條，分別是第15A及40A條。其中第40A條是關乎授權發牌委員會更改一些相關文件和條件的修正案的一部分，亦已經在較早前作出討論，我不再在此重複。

由於政策的原意並非是在上述情況下啟動訂明骨灰處置程序，指明文書在上述情況下應視為仍然有效。第15A條這項新訂條文可顧及現時第156條未能顧及的情況，並有助更清晰地表達政府的政策原意。我懇請委員支持通過上述的新訂條文。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新訂的第15A及40A條，予以二讀。是否有委員想發言？如果沒有委員想發言，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新訂的第15A及40A條，予以二讀。

代理主席，我動議在《條例草案》增補新訂的第15A及40A條。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本條例草案增補新訂的第15A及40A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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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附表6納入本條例草案。

附表1至5及7。

主席，我動議講稿附錄第五項辯論所載有關附表1至4及7，以及附表5相關條文的修正案。修正案的內容已載於發送給各位議員的文件中。這些修正案都是我們聽取了法案委員會委員和法律顧問的意見及建議後所提出，大多數是文本方面或技術性的修訂，目的是令條文更清晰易讀。另外一些主要修正案如下：a修訂附表1，以授權發牌委員會把其職能或權力轉授予公職人員《條例草案》現時已有條文賦權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把其職能及權力轉授予公職人員，以便可更有效施行條例的相關規定。為着同一個目的，我們認為就發牌委員會而言，亦應有相若的轉授權力的明確條文，以避免日後不必要的爭拗。發牌委員會有多項權力及職能在執行上涉及大量工作，而這些工作實際上不可能由發牌委員會自行處理，而是應該轉授予食環署的人員執行，包括處理申訴、就私營骨灰安置所運作的違規情況進行調查、要求申請人提交進一步資料以便發牌委員會考慮其申請，以及備存一些登記冊等。因此，我們建議修正案在《條例草案》加入條文，授權發牌委員會把其職能或權力轉授予公職人員。同時，參考了其他法定機構的法例的做法，修正案亦清楚訂明發牌委員會的若干權力不得轉授，特別是關乎決策的權力，包括有關轉授、批准或拒絕指明文書的申請、撤銷或暫時吊銷指明文書、施加或更改條件，以及決定指明文書的有效期等權力。b修訂附表5，以利便食環署署長把骨灰交還申索人該修正案旨在明文規定食環署署長可就其接管的骨灰及/或物品援引互爭權利訴訟的法律程序，以利便把骨灰交還申索人。我們亦藉此機會重新擬訂附表5第9條，就有關交還骨灰的法院命令另訂條文。另外，政府及議員對附表5第62及95條均有提出修正案，這些修正案將會在下一輪辯論才作詳細討論，故我會留待稍後再闡述有關的政府修正案。主席，有關修正案均已提交法案委員會考慮及討論，委員對我們提出的修正案並無異議。我希望各位委員支持有關修正案。

是否有委員想發言？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志全議員及朱凱廸議員已分別作出預告，動議講稿附錄他們的第一組及第二組修正案，以修正附表5第62及95條。上述修正案均旨在於骨灰處置程序中加入"相關人士"的定義，以及訂明"相關人士"在"訂明申索人"中骨灰申索優先權的次序。張超雄議員亦已作出預告，動議講稿附錄他的修正案，以修正附表5第62條。他的修正案旨在修訂"親屬"的定義。梁國雄議員亦已作出預告，動議講稿附錄他的修正案，以修正附表5第95條。他的修正案旨在訂明"相關人士"在"訂明申索人"中骨灰申索優先權的次序。各位委員現在可以就原條文的相關部分及上述的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我會先請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就他的第一組及第二組修正案發言，以及動議他的第一組修正案，然後請陳志全議員、朱凱廸議員、張超雄議員及梁國雄議員發言，但他們在現階段不可動議修正案。辯論結束後，全委會會先表決局長的第一組修正案。由於局長的修正案，以及陳志全議員、朱凱廸議員、張超雄議員和梁國雄議員的修正案均互有關連，要視乎全委會就有關修正案的表決結果，才決定是否請他們動議修正案。

主席，我動議講稿附錄我的第一組修正案，以進一步修正附表5。稍後我亦會另行動議講稿附錄我的第二組修正案，再進一步修正附表5，而由於第一組修正案與第二組修正案有關，我會藉現在的機會一併闡述。《條例草案》規定，如有骨灰安置所因各種原因而結業，有關營辦者有責任並須按照條例下的訂明骨灰處置程序，妥善處理受影響的骨灰。

儘管已有上述的安排，政府亦願意向前多走一步，提出修正案以進一步利便一些相關人士就交還骨灰提出申索。a有關附表5第62條的修正案在政府提出的修正案方面，我們提出的修正案建議加入"相關人士"為"訂明申索人"的新增類別。根據有關修正案，"相關人士"就某死者而言，是指符合以下說明的人：i在緊接該死者逝世的日期前，與該死者在同一住戶內生活；及在該日期前，與該死者在同一住戶內已生活最少兩年；因應這些修正案，不同的"相關人士"只要符合上述曾一同生活最少兩年的規定，便可就交還死者的骨灰提出申索。這讓"相關人士"即使不屬於原有"訂明申索人"的類別，亦有機會可就交還死者的骨灰提出申索。至於議員提出的修正案，我們留意到陳志全議員提出了修正案，建議把有關最少所需同住年期，由政府建議的兩年縮減至一年。我們不同意陳議員的建議。在為"相關人士"下定義時，我們已參考其他現行法例，包括《致命意外條例》和《法律修訂及改革條例》，這兩項法例均是以兩年作為最少所需同住年期。畢竟，訂定一個最少所需同住年期是必要的，而我們認為兩年是一個合理的要求。再者，有關年期的訂定，其實亦已經在法案委員會作了充分討論，而法案委員會亦支持政府的建議。另一方面，朱凱廸議員和張超雄議員分別就有關同性伴侶的申索提出了修正案。概括而言，朱議員建議把在外地締結的同性伴侶加入"相關人士"的定義當中，而張議員則建議把在外地締結的同性伴侶加入"親屬"的定義當中。兩名議員的修正案旨在透過《條例草案》承認在外地締結的同性伴侶的身份，在社會上會引起比較大的爭議。政府反對這兩項修正案。我認為《條例草案》的現有條文，連同剛才我所闡述的政府修正案，應足以利便交還骨灰予"相關人士"。兩名議員的修正案，主要關乎異性伴侶和同性伴侶在法律面前平等的議題。有關議題應透過合適的平台討論，而非透過本《條例草案》處理。陳志全議員曾於今年5月，在不同場合問及政府有否因應高等法院較早前就公務員的同性已婚伴侶的配偶福利司法覆核案的裁決，重新審視政府對《條例草案》中有關修正案的立場。就是次法庭的裁決，我們已向相關的政策局及律政司了解，公務員事務局表示會聯同律政司詳細研究判詞，再作出適當的跟進。我們會繼續密切留意事態的最新發展，並研究有關發展對《條例草案》的影響。但無論如何，政府提出的修正案是性別中立的，是一個較富彈性的做法。因此，政府維持就《條例草案》建議的修正案合情合理，並反對上述各位議員的修正案。

這已反映在政府對附表5第95條作出的修訂。而議員提出的修正案方面，陳志全議員、朱凱廸議員及梁國雄議員分別提出了修正案，建議把"相關人士"的申索優先權提升至與獲授權代表、遺產代理人或親屬的申索同等。我們不同意有關的修正案。我們需要明白，"相關人士"所涵蓋的範圍非常廣闊，在決定"相關人士"的申索優先權時，我們需要取得一個平衡，以免在社會引起極大的爭議。假如3位議員建議的修正案獲得通過，而有"相關人士"和死者的家人同時就交還某死者的骨灰提出申索，這難免會引起爭端，亦會使骨灰處理者面對一個十分為難的決定。我們認為，現時政府建議"相關人士"的申索優先權的定位，已在"相關人士"和死者親人的期望之間取得了合理的平衡。主席，政府建議的修正案已提交法案委員會考慮及討論，並獲得法案委員會支持。我促請各位委員支持政府的修正案，並反對陳志全議員、朱凱廸議員、張超雄議員及梁國雄議員的修正案。多謝主席。

主席，現時在我們手上的這項《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草案》本來在上屆立法會已編排在議程上，但由於在它之前有一項《2016年醫生註冊條例草案》未能完成審議，故此須留待今屆立法會繼續處理，並須重新成立法案委員會，直至今天接近5月底，才可以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當然，沒有法例是完美的，必定會有修改的空間，但我想指出，如果《條例草案》已在上屆立法會獲得通過，便不會有今天這場議案辯論。

經過暑假後，立法會換屆，政府確實有所改變，而且是好的改變，就是引入了"相關人士"的概念。

在上屆立法會，政府對此充耳不聞，但有些同性伴侶確實會有此需要。雖然要處理的個案可能很少，甚至在真實世界中發生的個案數字可能是零，但我們討論的是原則問題，而現時引入"相關人士"的概念，便是想開一道方便之門。

所以，局長說這項建議在法案委員會已獲得充分討論，恕我無法認同，但我們當時確實沒有太大爭拗，只各自表述了立場，然後各自草擬自己的修正案，打算於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才再進行辯論。這並不代表此建議已經充分討論，以及法案委員會全體委員均支持政府現時這個"相關人士"的概念。不過，政府確實作出了讓步，大家也可以認為它已有進步，因為它始終向前走了一步。然而，我提出這項修正案，就是希望政府如果真的想打開方便之門，便應該"為人為到底，送佛送到西"，為何不可以再多做一些呢？其實，政府過往尤其在面對與性小眾相關的法例時，只想低調處理，不想引起爭議，力圖迴避問題。所以，當上屆立法會處理當時由何秀蘭議員提出的修正案時，政府也是採取這種態度。我知道政府提出任何修正案，也有一些指導原則，就是盡量別碰到"家庭"、"伴侶"等概念，因為每次觸及時也會引發一些爭議。有人認為我們故意在這項議題上鑽空子，意圖改變婚姻的定義，但我想指出，我今天這項修正案絕對沒有此意圖。我當然希望政府會主動就同性婚姻提供一項機制，讓他們可以結合，辦理婚姻登記或註冊，使他們也享有基本權利，這是政府應該主動做的事情。

可是，我們要求的是，即使沒有婚姻制度，也要有機制讓同性伴侶——這只是其中一點——取回骨灰，或像我剛才所說的情況，取回遺體。

我想說，如果一對同性伴侶在外國註冊結婚，又或是香港有註冊制度讓他們結婚，其實他們不應該受到年期的限制，只要有這樣的身份，不管他們是新婚、已婚2年或4年，也應可取回骨灰。政府今次界定"相關人士"的定義時十分聰明，因為如果政府刻意為同性伴侶度身訂造以解決他們的問題，反應一定會十分大。

不知道局長曾否研究現時香港的情況。政府遭興訟，初審敗訴，裁決指它應該為公務員的同性伴侶提供同等福利。其實現時香港有很多跨國集團的財金機構亦設有這些政策，雖然香港沒有任何同性婚姻的登記制度，但它們會讓員工自行申報，舉例而言，我知道滙豐銀行的員工只要與同伴已同住1年，並提供證明，例如生活照片、電話費單、稅單等，證明已經同住1年，便符合領取福利的資格。

那些恐同或反同人士寸步不讓，認為任何法例、任何空間，只要今天踏出一小步，明天便會上太空；只要讓他們入房上床，明天便會生小孩，既可以結婚，也可以領養、找代母產子等。

在一般情況下，親人只會爭家產，甚少會爭奪遺體或骨灰。正正因為有爭議，所以便要為不同人士排列等級，如果真的發生問題，便交由法院處理。我知道剛才有人問，死者的父母與曾和死者同住兩年的人比較，誰比較親近呢？

我想對各位議員說，我提出的修正案原本是由羅冠聰議員提出的。

在解釋我的修正案之前，我想先簡單說說我的修正案與其他修正案的分別。張超雄議員的修正案是4位議員之中最進取的。他把在海外註冊的配偶納入"親屬"的定義。我與羅冠聰議員均支持這項修正案。不過，考慮到修改"親屬"的定義可能引起爭議，我們策略性地把海外註冊的伴侶加入"相關人士"的定義之中，以增加修正案獲得通過的機會。

最後，陳志全議員、梁國雄議員與我均提出把"相關人士"的申索次序與"親屬"看齊。

其後，在各方表述意見之後，政府改變其想法，提出加入"相關人士"這做法，令與死者同居兩年的人士可以成為申索人，但其申領次序則置於"遺產代理人"及"親屬"之後。雖然政府作出讓步，但有關的修訂仍然不足夠，這亦是我們提出修正案的主要原因。對於政府增設"相關人士"這類別，我們大致上是接受的。一來這項修訂對同居人士的定義較一些現行法例更為廣闊，例如參考《致命意外條例》與《家庭及同居關係暴力條例》作出修訂後，與死者同居多於兩年的室友也可享有申領骨灰的權利。這較以前的法例有進步，因為最低限度，同居的同性伴侶也可以申領死者的骨灰。

由於香港未承認同性婚姻，這些人士首先已經被迫到海外註冊，繼而因工作關係而未能夠同住。現時政府的修正案沒有照顧這種情況下的人士的需要。那麼，我要問的是，如果我們不去照顧這種情況下的人士，其實這是否香港希望向世界各地展現的一種形象呢？我記得較早前，當我們談到一些財金政策時，例如有關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辯論，很多同事均提出香港不能落後於人，而是要與其他世界大城市看齊，所以別人加入亞投行，香港也應該加入。然而，在參照其他地方在同性伴侶所享有的權利方面，我們又不用相同的尺來看看究竟香港離開世界大城市的一貫做法有多遠。

我們的修正案只是保障已在海外註冊的同性伴侶，令他們即使沒有在香港同居，也有申領伴侶骨灰的權利，只是申領骨灰的權利而已。再者，香港中文大學性別研究中心曾就同性伴侶有權申領骨灰這議題進行調查，結果也有多達64%的受訪者支持。所以，在這個具體問題上，我們看不到有很大分歧。我們提出修正案的原意是為張超雄議員"守尾門"。

最後，我很希望同事能夠了解，我們提出的這數項修正案主要有兩部分，第一是定義的問題。

如果"相關人士"不與"親屬"看齊，將會出現一些很荒謬的處境，那便是同住數十年的人竟然不及姨甥或"三姑六婆"等。我覺得從關愛、從人情世故來看，現時在優先權上把定義很廣闊的"親屬"放在"相關人士"之上，是不恰當的做法，希望各位同事可以想想。我在此要再次重申，修正案的目的是要讓亡者的骨灰獲得最好、最合適的安排。這個出發點與多位建制派議員所說的尊重、關懷等，其實並沒有分別。

我謹此陳辭，就《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草案》提出修正案。

未亡人帶着先夫的骨灰經香港返回英國。

在整個過程中，當事人甚為難過，也感到被羞辱，事件被國際傳媒報道，引起關注。

其間，政府也提出了"相關人士"的修正案。

其後，很多爭取平權的團體與政府商議。香港中文大學性小眾研究計劃於去年8月進行了一次調查，結果顯示六成受訪者認同同性伴侶有權領取伴侶的骨灰，反對的只得一成。最終，政府於今年3月的法案委員會會議上，主動提出"相關人士"的概念，介定與死者同居兩年或以上的人，也符合領取死者骨灰的資格。

要求領取骨灰的情況，往往在一些私營龕場處理或經營不當，以致在新法例實施後，有可能倒閉而胡亂處理骨灰時出現。這時，與死者關係親密的人，包括政府所指的：獲授權代表、遺產代理人、親屬和安放權的買方，以及政府新加入的"相關人士"，均可要求領取骨灰。

我們期望骨灰安置所可保證提供穩定、安全的環境，讓先人的骨灰安放於大家認為合適的地方，方便家屬思念、拜祭。

第二，我們現在討論的，並不是承認同性婚姻或同性伴侶的關係，而是在海外締約的合法婚姻關係、同性伴侶或民事伴侶關係下，在我前述的獨特情況下，當他們要求領取死者的骨灰時，我們便應該視他們為死者的親屬來處理。

首先，我希望清楚解釋一點，而公眾人士亦有需要明白，這項修正案並非石破天驚的做法，如果大家支持這項修正案，也只是容許在相對例外的情況下引用。

當然，在執行時間上，法庭給予政府數個月時限。

因此，主席，我今天提出的修正案，並非要衝擊我們對"家庭"的概念，因為修正案說的，是一個在外國註冊且具合法配偶身份的人，在一個特定的情況，是一個相對少出現——我們亦不希望出現——的情況下，他享有基本人權，領取他至親的人的骨灰。我們應關懷並體諒這些人已痛失摯愛，在一個特殊的情況下，他們要申領他們在海外結成夫婦或民事結合的伴侶的骨灰。

再者，他須證明過去曾與死者同居兩年，而他可能大部分時間在海外度過，說不定難以提出證明。

因此，我希望同事支持。再者，我的修正案最能實踐這些人士的基本人權，我希望政府認真考慮，現在改為支持我們的修正案仍為時未晚。多謝主席。

主席，梁國雄議員無須動氣，他說了很多關於同性戀愛的問題。

今天我們討論的議題是法律和社會價值觀。同性戀曾幾何時的確是違反法律，但在今時今日不是。今天，同性戀行為是自由的。

眾所周知，這個問題牽涉很多價值觀和信仰問題，是"雞與雞蛋"的問題，即使繼續說下去，花數十年亦未必可以改變彼此的看法。

每個國家和地區都有其婚姻制度，問題是：我們認為是否需要遵從現有的婚姻法例？

現在再討論這個議題，感觸良多，因為去年審議《2016年醫生註冊條例草案》時出現"拉布"，令去年有機會進行辯論的議題，變成沒有機會討論。但是，要討論的事，始終都要討論；要面對大家的不同，始終都要面對。

我覺得我們有努力做協調。反對同性婚姻的朋友是否完全接納加入"相關人士"呢？他們可能覺得加入"相關人士"是踏前了一步。

而在現行的法例內，如《致命意外條例》，亦有相同的概念，即"相關人士"定義為共同生活最少兩年。我知道陳志全議員建議把兩年縮短為一年，這就可能牽涉到與其他法例的一致性的問題。我認為香港法例應該具備一致性。配偶、親屬和"相關人士"的定義應保持一致，這條法例規定一年，另一條法例年期就長一些，這樣是不合理的，對市民、法院都缺乏可預測性。又或凡事都說行使酌情權，這樣只會令市民在某些問題上無所適從。所以，踏前了這一步，如果大家都覺得可以接納的話，我認為大家不要再嘗試再進一步。

議會內也有同事向我反映，不想接納加入"相關人士"，而這個人並非我本人。由此可見，不止梁美芬議員關心這個問題，很多議員都有一定的看法。所以，若更改"相關人士"的定義，便更加觸碰到最具爭議的問題，即我所說親屬和配偶是從婚姻關係引申出來的一些定義，而這些定義是有法律影響的，可能是權利或義務。

所以，我認為最好保持現狀，我相信政府已作出努力，我們也作出努力。在"親屬"以下的層面，應已能處理這個問題。

這項裁決讓我們看到一個令人十分憂慮的情況，而這種情況亦使這項裁決在社會上備受爭議，甚至可以說是引起軒然大波。為甚麼會引起這麼大的爭議？

在法例中訂明無效是甚麼意思呢？即它不具法律地位和不獲承認，條文規定年齡不足16歲或近親不得結婚等。

我以為在香港登記結婚，便是指"一男一女"、"一夫一妻"。若某人在外國註冊了一段同性婚姻，但該婚姻在香港不獲承認，他可否在香港與一名異性註冊另一段婚姻？這位在外國註冊的同性婚姻的配偶，在香港可享受福利嗎？在香港註冊"一夫一妻"、"一男一女"的配偶，亦可享受福利嗎？

主席，數位反對派議員剛才提出的觀點，存在一些謬誤，我認為必須先作澄清。

其實，這項修正案已可讓與死者有密切關係的人有權提出要求領取骨灰的申索。我要強調，當中並不牽涉任何性傾向的考慮。

然而，主席，我們必須注意，"相關人士"這4個字絕不能被反對派議員借題發揮，以修改"相關人士"定義為名，曲線迫使政府承認同性婚姻為實。今天，陳志全議員、張超雄議員、"長毛"等均提出了修正案，要求政府修改"相關人士"的定義，以涵蓋在香港以外地方結婚的同性伴侶；或擴大"親屬"的定義，以涵蓋在香港以外任何司法管轄區的婚姻、民事伴侶或民事結合的同性伴侶。主席，我必須強調一點，香港的《婚姻條例》清楚訂明，香港法律所承認的婚姻是一男一女的婚姻。至於家人或親屬的定義，在傳統和香港法律上均有一些明確的定義或根據，並非由個人主觀意願或傾向界定。過去一段時間，社會風氣開始轉變，我們現時看見社會上或議會內均有人要求修改對家人或親屬的定義，從而改變現有的家庭價值，甚至是衝擊或改變現行一男一女的婚姻制度。對此，我們感到非常焦慮。主席，今天，我想藉一個簡單的法律例子，與大家探討現時香港法例對家人和親屬的定義、處理和運用情況。

假如以上家屬並無人在死者去世時尚存，遺產管理權的先後次序便為：祖父母、死者的伯父、叔父、舅父、姑母及姨母，或於死者在生時已去世的任何死者已故的伯父、叔父、舅父、姑母、姨母的後嗣等。

我舉這個例子，就是要告訴大家，在沒有遺囑的遺產管理中，大家也可見處理的先後次序，是以死者本人或婚姻中的配偶或親屬的血緣關係作為依據。

更重要的一點，就是我們一直以來擁有的婚姻制度和家庭價值將會被迅速摧毀，這方面是我們要當心的。主席，今次政府提出修正案，加入"相關人士"為"訂明申索人"的類別，定義容許已一起生活兩年的同居者有權提出申索骨灰。我再次重申，這項修正案已可解決多位反對派同事剛才提及的問題。因此，我們實在沒有必要在修正案中畫蛇添足，對"相關人士"的定義再作改動，訂明須一併涵蓋香港以外地方結婚的同性伴侶；更不應將"親屬"的定義擴大至涵蓋香港以外的司法管轄區的婚姻及民事結合的同性伴侶等。

大家如有留意最近那宗涉及公務員同性伴侶福利的司法覆核案件，便知道判詞一出，幾乎全城譁然。我們收到很多人士的意見，表示他們非常擔心這項判決會影響香港現行一男一女的婚姻制度及家庭價值。如果情況確如陳志全議員所說般，只是少許修改，並無重大變動，大家無須這麼憂心，那便不會出現我剛才說的"幾乎全城譁然"，因為大家也很擔心判決會影響及衝擊我們的婚姻和家庭價值。因此，主席，我始終認為在"相關人士"的定義這一關，我們必須守住，寸步不讓，否則我們的家庭價值及一男一女的婚姻制度便會失守。

這項修改對香港社會的影響非常深遠，所以大家必須注意和小心。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我首先要就周浩鼎議員的說法稍作回應，他實在太看得起我們及這項條例草案。我的修正案只是把"相關人士"的優先次序改為與"親屬"同級。他說我的修正案若獲得通過，會令一男一女的婚姻制度失守，嚴重衝擊家庭價值，似乎說得太嚴重了。主席，雖然我們今天並非辯論香港應否修改法例，接納同性婚姻，但我想告訴所有香港市民，大家剛才在聆聽梁美芬議員和周浩鼎議員的發言時，在香港對岸的台灣，大法官宣布台灣的成文法因為沒有保障同性婚姻，所以違憲，勒令立法機關在兩年內修訂法例，以保障同性婚姻。我在此衷心祝福台灣的朋友，亞洲終於首次有地區由大法官作出宣判，裁定法例須保障同性婚姻及同性伴侶關係。

政府提出"相關人士"的概念，其意思是如果真的沒有人領取骨灰，或沒有較"相關人士"等級更高的人士爭奪骨灰，在兩個月後，這位"相關人士"便可以通過程序，有權領取骨灰。但是，"相關人士"的概念甚為廣闊，而且其等級屬第三等。

我很感謝梁美芬議員剛才說得如此坦白，她說現時政府放在他們面前的"相關人士"的修正案，有些建制派其實不太喜歡，不能夠接受。

我很希望連政府為"相關人士"所設的這道方便之門也不能接受的建制派人士會站起來，按下"要求發言"按鈕，向我們作出解釋。

請他告訴大家知道。我在這一節想談談張超雄議員的修正案。我的修正案完全沒有觸及"親屬"的定義，只把政府要求的"相關人士"的同住年數減少。

所以，今次"相關人士"的修正案其實已避開這一點，我明白政府用心良苦，因為如果它再寫一句"如同夫妻者"，屆時又會有一番爭論，說這樣等於開了一道門，讓他們再走前一步。

我多次促請政府主動進行諮詢和研究，從而訂立一項註冊或登記制度。

可是，有些人沒有錢到外國結婚，而香港又沒有任何機制讓他們結婚。有錢到外國的人，他們當然可以在外國結婚，但這樣是否歧視了沒有錢到外國結婚的人呢？所以，"相關人士"的概念可填補張超雄議員的修正案的不足之處。當然，政府的修正案和張超雄議員的修正案並無衝突，所以即使局長的修正案獲得通過，張超雄議員的修正案仍然會付諸表決。

陳志全議員剛才提到，有些建制派議員連食物及衞生局局長所提出有關"相關人士"這個相對寬鬆的修正案也不認同，然後便期望他在表決時按鈕表態。雖然我沒有參與正式的諮詢，或問卷調查，但我確實沒有怎麼聽到大家對局長提出有關"相關人士"的修正案抱持強烈的意見。

究竟如何證明同居或同性戀的關係呢？現實上確實存在十分大的難度。所以，我希望社會認同政府這個觀點，其實同居兩年的要求，我已經覺得十分寬鬆，我希望社會清楚這一點。第三，我想提一提張超雄議員的CSA，他提出擴大親屬的定義，容許在香港以外地方結婚的同性伴侶提出的骨灰申索。

這是否開創將來爭取同性婚姻的道路呢？

即使在這個會議廳裏面，我相信絕大部分議員也沒有歧視同性戀者。

如果我們貿然將一些小細節加入《條例草案》，將來會引起更多的法律爭議。所以，我認為現時不適宜這樣做。

對於這方面的教育，我覺得他們可以提出一些觀點，讓社會理解，釋除大眾的疑慮。

我想我們現在只能接受政府提出"相關人士"的定義是同居最少兩年的建議。我甚至也質疑政府，究竟要提供甚麼文件或如何證明兩人的同居關係等同夫妻？請立法會秘書記錄我這句說話。我十分擔心有人胡亂濫用這個機制。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我明白同性戀者，或已在外國結婚的同性戀者有自己的訴求，但他們也要關顧本地社會對於傳統價值觀念的守護。現在強行推行，真的會引起很大的衝突。我目前無法接受同性婚姻合法化，但我身邊也有朋友是同性戀者。我覺得現時社會上不同性傾向的人士相處也相對融洽。我希望不要因為同性婚姻合法化這個尚未取得共識的議題，導致我們產生一些隔閡，我也不希望出現衝突，甚至引起其他矛盾。香港社會的矛盾已經夠多，我相信陳議員也是相對講道理的議員，最好不要使用這麼多暴力，不要衝往主席台。我相信我們在這個議題上有討論的空間，但他最好不要這麼快向我提出同性婚姻合化法。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首先，我要在此說清楚，在討論期間曾跟我談到是否想支持"相關人士"的人，一定不是周浩鼎議員，我一定沒有與他談過這問題。

台灣不是好的例子。

正如美國和加拿大，一旦更換領導，便要修改法例，例如這個州又要改回原來的樣子，於是錢便全部花在司法覆核上，一些州份打官司也打到窮。至於香港的情況，我們有《基本法》，當然亦有"一國兩制"。《基本法》第三十二條清楚訂明我們的宗教信仰自由受到保障；第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婚姻法亦是一夫一妻、一男一女。所以，我認為現時在"一國兩制"下，我們正在維護一個比較穩定的婚姻制度。大家可以有不同意見，因此，大家均設法在不同條例中提供一些保障，例如嘗試修改何謂同居關係的定義，而當年我們在制定與家庭及同居關係有關的法例時，大家就家庭的定義爭拗得很厲害，我們亦有參與有關的爭論，最終大家也是希望盡量令該條例通過，使有需要的人士得到條例的保護。

我想說清楚，有關4月28日的判決，對於局長剛才那些模棱兩可的說法，我感到非常不滿意。他提到"性別中立"，我不知道為何性別要用中立來形容。我們還注意到，現在有些廁所稱為"性別友善廁所"，這樣好像是說我們這些不認同的人便是"性別不友善"，所以我覺得要研究一下。

所以，不應該在初審時便就這個極具爭議性的議題作出決定，而且有多少法律界人士是跨光譜的？我拜讀了民主黨創黨黨員陳莊勤撰寫的一篇很長的文章，他寫得非常好，他說與法律界人士溝通時，他也表示他的意見完全不是基於道德問題，而是from the point of law不得不提出意見。所以，要麼政府下定決心，決定甚麼也不做，那我們除了"拉布"外，每一條例也......

所以，我希望高局長今天在議事廳聽一聽，你應該曾有機會看過不同的人士——大部分來自法律界、具不同背景的人士——就這問題寫過的文章。如果以鴕鳥態度面對這事，效果是立法的工作將不會停止。

其實，龕場並非具爭議性的問題，只不過正如剛才提到，由於一致性的問題，我們實在沒辦法在所謂的order上，在現階段......大家看看，由於一致性的問題，如果根本沒有做過研究，又會發生甚麼問題？正如那項判決般，有沒有研究過呢？你間接承認外國婚姻，說他們在香港屬於配偶，會否令很多人透過此途徑在外國登記，然後回港claim配偶福利呢？然後又在香港發生另一段戀情。

首先工作量可能增加；第二，香港的合法配偶似乎看不到自己有clear protection，自己也不知道是否真的是一夫一妻、一男一女制度下的配偶，可能其他人會說自己是配偶。談到撫恤的問題，正如我經常說，可能會有個別的個案，我們可在行政上以比較彈性的方法處理，我也願意一同研究，看看在某些情況下能否酌情處理福利問題。因此，我很希望大家今天討論這問題時......其實也沒法不涉及這些問題，去年大家已知道會涉及這些問題，不過今年新增一宗個案，大家也沒辦法不討論這個案。我亦收到太多太多的意見，令我們必須在立法會向局長......

我希望提出修正案的同事能夠了解，我相信大家無法在核心問題上達成共識。但是，就行政方面，大家將來可繼續討論，看看如何縮窄分歧，甚至提供幫助，這些都是大家可以探討的。但是，你剛才提到台灣，實在令很多人有如驚弓之鳥，再看看加拿大的例子，便越發令人覺得不想隨便打開這扇門，而我亦相信內地也注視這事......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我絕對不會用上15分鐘發言。代理主席，我發言反對議員提出的修正案，當中我特別針對張超雄議員和朱凱廸議員——並非針對他們兩位——提出有關"親屬"和"相關人士"的定義，要求加入與死者在海外結婚的同性伴侶。我數天前與梁美芬議員一同簽署聯署信，表明我對高等法院在2017年4月28日頒布的判決的態度，有關判決要求政府承認在外國登記同性婚姻的公務員同性伴侶為配偶。

因此，我其實一直也希望政府盡快提出上訴，以釐清有關法律觀點。眾所周知，涉及同性婚姻的議題，在社會上有極大爭議。在現行的婚姻制度下，"一男一女"、"一夫一妻"是港人長久而廣泛的共識，不應在今天審議《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草案》的平台上處理如此具重大爭議的問題。這其實是把《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草案》"擺上檯"，因為一旦兩位議員的修正案獲得通過，便會"牽一髮動全身"。還有多少項包含"配偶"兩字的條例也要修改定義呢？

在一些教會門前，仍能看見有橫額寫着"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但是為甚麼現在越來越少人說"一生一世"？

我不會怪責田北辰議員沒有說這4個字，我反而尊重他面對社會的轉變。"約定俗成"這4字便是形容社會的轉變。有些傳統不斷在改變，家庭和配偶的定義可能改變，對於同性婚姻、同性伴侶的理解可能改變。代理主席，在今天的辯論中，大家不約而同地表示對《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草案》其實沒有異議，但對於骨灰處理過程中的"相關人士"和骨灰申索的優先權方面有所爭議。我支持張超雄議員提出的修正案，不過，剛才有很多議員表示，這項修正案屬"魔鬼在細節"，說修正案會帶來很大的後果和連鎖反應，假如認同了同性伴侶，即等於認同同性婚姻；認同同性婚姻，便會破壞現行的《婚姻條例》，甚至破壞"一夫一妻"制度、傳統文化，甚至道德風尚。

文章是這樣說的："一見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體，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雜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國人的想象唯在這一層能夠如此躍進。

正如陳志全議員說，大家抬舉了，這說法太嚴重了，現不是討論婚姻制度，而是誰可領取骨灰。"同生共死"這4個字，大家可能也說過，連反對修正案的議員也可能說過，在愛情裏，大家可能會向伴侶許下承諾，希望可以與伴侶同生共死。

如何讓同性戀伴侶能夠合理地、挺起胸膛地取回其愛人的骨灰？代理主席，我於5月17日出席了"國際不再恐同日"活動。

為紀念這個日子，往後每年的5月17日均定為"國際不再恐同日"。

愛情為大，愛情萬歲，愛情無分國界、無分階級、無分性別，愛一個人便是愛一個人，哪管他是甚麼人。"國際不再恐同日"至今仍得到很多人支持，不過在議會內卻非如此，剛才有很多反響，梁美芬議員甚至說：不知何謂"性別中立"，性別不是男性便是女姓，哪有中立呢？

並非透過立法，亦非透過強制教育，處理恐懼的方法是接觸、溝通和相處。

代理主席，剛才建制派數位議員先後發言。

我們提出的修正案旨在處理一些特定情況，即因這些骨灰安置所出現問題而令死者親屬要回來領回骨灰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讓該等已經在海外註冊的同性婚姻、民事伴侶或民事結合的關係獲得承認及地位應等同親屬，而這就是我提出的修正案。其他同事的修正案大致上關乎"相關人士"的定義，當中雖然未有清楚述明屬這種關係，但只要同居兩年或以上，便有資格申領，地位可與親屬一致。

正如剛才邵家臻議員引述魯迅的一段文字所言，我們的想象力似乎真的超乎常人。

這對建制派議員來說是一種很大的威脅，亦是一種不能接受的新做法。也許他們認為我們正開始在香港的法例甚至香港的文化和道德滲入一些元素，以破壞"一夫一妻"的制度及他們所謂"一男一女"、必須是異性的結合才能獲得承認的配偶關係。不過，正如邵家臻議員剛才指出，我們已經忘記何謂一生一世。我們的社會不斷變化，而我們的法例亦會因應我們的文化、一般人的做法或大家認同的價值和倫理而有所變化，正如我們看到如今世界各地均對這種關係開始有不同看法。代理主席，單單去看他們試圖維護的核心價值，即所謂"傳統家庭"的這個概念，其實何謂"家庭"？

這其實是否也有違他們的所謂"傳統道德"呢？若然如此，我們現今的婚姻制度也有問題。

這就是今天問題的核心。

不過，我仍要向梁議員或局長請教，因為其實這個最新的司法覆核案例已說得很清楚。我剛才讀出的判詞第66段已述明，對於差異對待，法庭在法律上要考慮數點：首先，它是否正當原因。整體來說，這種差異對待是否有理可據，在於有否正當原因。

此外，政府的這種行為或這項法例本身是否合乎常理？

最後一點是整體做法是否合乎社會公益？又是否合乎讓所有市民有所得益的目標？

現在已有判例和判詞清楚述明，如果法例會引起一些差異對待，而這些差異對待是由我剛才提到的某些特徵或某些人的背景造成，隨時會構成歧視。

當然，我明白政府並沒有考慮到它會造成任何歧視，而我亦絕對相信政府的立法原意是規管現時眾多私營骨灰安置所的混亂情況及所造成的破壞，包括對環境的破壞和對周邊鄰居的影響。

他們可能有婚姻或民事結合的關係，而我們希望政府尊重這種關係，因為他們只是想領回其先人的骨灰。對此，我們不能加以否認。

相反，我的修正案旨在避免將來會進一步出現類似在4月28日頒布判詞的這類司法覆核訴訟。既然要立法，我們應從較健全及全面的方向考慮有關法例。我們今天確實並非辯論同性婚姻是否合法，而只是辯論應否讓在海外有合法關係的未亡人申領其配偶的骨灰。

代理主席，我們今天討論《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草案》，真正的目的實際上是處理如何安放骨灰的問題。

可是，我今天看到有議員提出修正案，建議在"相關人士"及"親屬"的定義上，加入在海外的司法管轄區註冊、並獲當地的婚姻法例認同的同性婚姻。

東郭先生出於憐憫及仁慈的心，答應對狼施以援手。狼說："東郭先生，請你幫我避開獵人，讓我躲藏起來，好嗎？

該名獵人來到的時候，問這位老者："請問你有否看到一隻狼經過？

獵人聽罷東郭先生的話，便繼續向前走尋找狼。

狼跳出來之後，東郭先生替牠療傷，狼十分感恩，並說："我真的感謝你，如果不是你救了我，我便一命嗚呼了。

然而，像東郭先生的人多的是，尤其是一些蠢人，所以少一個東郭先生這類的人也沒有問題。

這時候，狼露出了猙獰的面目，張牙舞爪，追着東郭先生，雙方圍繞着驢子旁邊的籃子追逐。突然，有一位途人經過，他說："且慢，發生了甚麼事？

我拯救了這隻狼，但牠現在想吃掉我，所以我覺得牠是恩將仇報"。

東郭先生的故事告訴我們，雖然我們今天不是談論同性婚姻合法化，但周邊現時一步一步在進行，這是得寸進尺。雖然我在此階段是有立場，但我覺得如果要處理是否真的在"配偶"、"相關人士"或"親屬"等定義上，包含海外註冊的同性婚姻，我們必須先處理主導思想，即香港的《婚姻條例》究竟是否承認同性婚姻，或已經"中門大開"、包容了這一點。因此，我們需要先處理好主軸、主題，然後才討論其他問題。

我謹此陳辭，反對此項修正案。

主席，經歷接近兩年時間，現在《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草案》已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及將會進行三讀，相信也快要獲得通過了。不過，今天來到這個階段，大家就處置骨灰的"相關人士"的定義、特別是在申索優先權方面有很大爭議。

我認為這爭議其實在法律上早有明確定義，而我亦相信在這次事件中，政府已清晰地向《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草案》委員會的委員解釋相關定義，而在《條例草案》中，政府亦已明確列明骨灰申索權的優次。

但我並不認同這一點，因為真理越辯越明，我希望大家可從不同角度看待這個問題。對於部分同事包括張超雄議員提出的修正案，旨在讓在境外註冊同性婚姻的人士也可擁有優先申索權，我認為這其實等同把外國法例引入香港而無須經過香港立法。

當然，現在我們對這個問題仍有爭辯之處，但我希望大家留意其實有關申索權的部分也是按照法例的一貫規定，包括最優先的申索權必然屬於配偶，接着是父母、祖父母，甚或繼父母和配偶的父母等。其實，當中列出的次序也是現時法例規定的先後次序。

我相信可透過提出法律上的爭議取得先人的骨灰擁有權。其實，我相信大家在香港生活了那麼久，以大家對法例的認識，理應不會就這方面的結論作出爭辯。

當然，這並未經過法律上的爭拗。

如果我們今天根據政府的條文而非按張超雄議員提出的條文進行修正，即我們反對他的修正案，那麼，日後會否因有關判例而影響這項法例的執行呢？

因此，我認為更重要的是第一，政府要立即向法庭申請上訴，令這個問題在很大程度上獲得澄清；第二，我們在這件事上的立場是否要因應有關判決而改變？

多謝主席。

主席，我想發言表達香港工會聯合會對各項修正案的立場。

因為這項《條例草案》遲一天通過，便代表那些非法私營龕場可以多經營一天，甚或令更多市民受害。

數位同事提出的修正案的內容均提及同性伴侶的地位，我們明白也認同同性伴侶應有資格領取去世伴侶的骨灰。其實，早於上屆立法會審議《條例草案》時，已有同事提出相關的意見。當時，前議員何秀蘭提出了修正案，要求修改親屬的定義，令同性伴侶可享有領取另一半的骨灰的權利。不過，我們今次重新審議《條例草案》時，便發現政府比上一屆進步，在"訂明申索人"的定義中加入了"相關人士"的類別，而"相關人士"的定義則為與死者在去世前共同生活了兩年的人。

對於有同事把同性伴侶或同性婚姻人士加入"親屬"的定義中，我們不能夠支持。正如我剛才所說，今天的許多爭拗均源於大家對同性婚姻這項議題的想法或看法。在這方面，工聯會的立場很清晰，我們認為同性戀人士不應受到任何形式的歧視，包括在職場上，他們不應因為性取向而受到任何形式的歧視。可是，由於同性婚姻對我們的社會有深遠影響，我們認為暫時不應就此立法。然而，我們仍要保障他們的權利，我們認為政府是次就"相關人士"提出的修正案已可保障他們的權利。

因為這不單會影響死者的同性伴侶，正如我所提及，異性伴侶也同樣會受影響。我們解釋了我們對這些修正案的看法，並希望這項《條例草案》可盡快獲得通過，令市民的權益受到保障。

主席，首先，我要為梁志祥議員作出澄清。他剛才在發言最後部分表示反對所有修正案，但他強調他是反對陳志全議員、張超雄議員等人的修正案，即在"相關人士"定義中涵蓋海外結婚的同性伴侶的修正案。對於政府有關"相關人士"的修正案，他當然是支持的。

他表示聽到我說"要守住，寸步不讓"，是否等於我會反對所有修正案，包括政府提出的修正案。我藉此機會澄清，我跟梁志祥議員的說法一樣，我反對陳志全議員、張超雄議員和"長毛"等就"相關人士"定義提出的修正案。對於政府對"相關人士"的定義的修正案，即清楚訂明容許跟死者死前兩年同居的伴侶申領骨灰，這一點我是贊成的，我說得很清楚。

我要就此斬釘截鐵地說明白，我們從來沒有歧視不同性傾向的人士，這點我是必須要說清楚的。

第一，如果今次這項條例草案可以這樣修改，或萬一出現這樣的突破，那便會打開一個缺口，而我相信其他法例日後也難逃修改的命運。屆時，他們便有道理說，既然這項條例的"相關人士"定義已涵蓋海外結婚的同性伴侶，或"親屬"的定義已涵蓋海外結婚的同性伴侶，那其他法例也應該有所謂的一致性。

主席，我要再三提醒，如果在這項條例草案中，訂明"相關人士"和"親屬"的定義涵蓋海外結婚的同性伴侶，那便等於在香港法例中明文訂明有同性婚姻這回事，在某程度上，是賦予同性婚姻一種法定地位。主席，我再三強調，這是在某程度上利用另一種方式，賦予同性婚姻一種法定地位。在香港的法例中，訂明某種程度接受和承認海外締結的同性婚姻，就等於給同性婚姻一個法定地位。主席，我相信電視機前的觀眾應該很清楚知道，一旦一件事情擁有法定地位，情況便會很不同。主席，我亦要再三說明，同性婚姻一旦獲賦予法定地位，或正如我們一直所說，一旦出現合法化的情況，所牽動的問題便很大。主席，即使是領養兒童的問題也一定會受牽連。這不獨是在香港會出現的問題，我們看到很多其他國家在承認同性婚姻合法化後，隨之而來就要面對同性婚姻伴侶領養兒童的問題，這將會是一個問題。另一個我經常舉出的例子，就是當同性婚姻在香港獲得法定地位後，我們要想想，日後教科書如何教導婚姻的定義。當我們向小朋友講解結婚時，究竟要說是一男一女結合，還是要註明有一男一男或一女一女的結合呢？不論同性婚姻是合法化，還是獲賦予法定地位，這是必然會產生的問題，我們無可避免要面對。因此，我在發言中不斷強調，牽一髮而動全身，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而且確會衝擊我們的傳統家庭價值和婚姻制度。主席，我想借這個機會，駁斥一種觀點。我聽到多位同事，特別是反對派同事，很喜歡說在婚姻上要賦予他們平等的權利，即同性婚姻要享有平等權利。可是，我要重申，結婚不單是個人權利，同時間亦牽動社會制度，是很特別的一件事。如果在賦予一個人個人權利時，會同時動搖一個社會制度的話，這就不是個人的事，也不單是所謂平權問題，而是動搖社會制度的問題。

至於申領骨灰方面，按照當前這項條例草案，政府就"相關人士"提出的定義已解決他們的問題，因為只要是跟死者同居兩年的人，不論是同性或異性伴侶，不論性傾向，也可申領骨灰。這項定義已經解決了相關問題，亦不牽涉任何歧視。不過，一旦談到婚姻，我再三強調，這便不單是權利問題，亦是一個社會制度的問題。因此，我要指出，如果社會今天不贊成同性婚姻合法化，大家便不能指我堅持這個觀點，是歧視同性戀者或不同性傾向人士，兩者之間是不能劃上等號的，大家千萬不能讓這種觀點混淆我們的視聽。我們今天站在這裏，就是要說清楚，我們是要維護現行一男一女的家庭價值和婚姻制度。主席，我希望大家聽過我的發言後，可以細心想清楚。今天由反對派提出的數項修正案，將"相關人士"和"親屬"的定義擴展至涵蓋海外結婚的同性伴侶，一旦獲得通過的話，必定會衝擊我們的婚姻制度和家庭價值，我希望大家清楚了解和三思。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我首先當然要回應周浩鼎議員剛才的發言。他說我扣他帽子，我並沒有扣他帽子。我剛才說的是，如有議員連政府就"相關人士"提出的修正案都不能接受，請他站起來發言，解釋理由。

相反地，周議員剛才的發言有點兒混淆視聽。雖然4位議員提出的修正案有相類似的地方，但亦有很大的差異。我提出的修正案並無涉及任何外地、海外合法同性伴侶關係，又或要求香港政府承認任何同性關係。我的修正案文本並沒有這樣的意思。很多建制派議員可能準備反對所有修正案，其實他們也不用反對，因為局長的修正案會先行付諸表決。我不會反對大家支持局長的修正案，我也擔心會四大皆空，所有修正案都無法通過，最後連"相關人士"這扇方便之門也無法打開。因此，一些民主派議員問我："'慢咇'，我稍後應該如何投票？如果我支持政府的修正案，你便要撤回修正案，那豈不是說我不支持你？

張超雄議員的修正案是可以進行表決的，我當然知道建制派會反對他的修正案，但我想告訴大家，我的修正案與張超雄議員的修正案有根本上的不同。所以，你們反對的時候，請清楚指出是反對哪位議員提出的哪項修正案。

他說如果通過《條例草案》，變相承認外國的同性婚姻，教科書的內容怎麼辦？我真的不明白為何有小部分建制派議員會被這問題困擾這麼久。

現實中，香港現時沒有同性婚姻的法例，但亦有一些同性的人士相親相愛，準備進入長久的關係。

政府的社會政策便是要面對，我從來沒有要求政府立刻把同性婚姻合法化。

這些權益可以是狹窄的，例如取回骨灰、遺體；亦可以比較寬闊，例如申請公屋、合併報稅。

現在的女人有否欺負男人？黑人有否取代白人？周浩鼎議員把議題無限放大。我想對大家說，我們今天不是討論是否支持同性婚姻。周議員說得更遠，他說到領養小朋友，不如再談論代母問題、可否"借種"、"借精"產子吧，那便可以令事情更加複雜。主席，我們今天討論的只是在《條例草案》之下，同性伴侶或張超雄議員提出的、已在外國訂立同性關係，包括婚姻、民事伴侶、民事結合的人，究竟可否享優先次序領取其伴侶的骨灰，只是這麼多而已。

你們經常說這議題極富爭議性，很多人反對，說政府輸掉官司令全城譁然。當然，周浩鼎議員的"城"與我們的"城"不同，我們的"城"是全城歡騰的。我想說說一些研究。香港中文大學發表了一份研究報告，報告並不是關於同性婚姻，而是有關同志有權領取其伴侶的骨灰的電話調查結果。這項調查訪問了超過1,000名香港市民，抽樣的誤差正負值大約是3%。

最值得關注的是，即使有宗教信仰的受訪者也並不如你們想象中般保守，有超過一半同意同性伴侶可以領取伴侶的骨灰。另外，在政治立場相對保守的受訪者當中，也有接近一半同意讓他們領取伴侶的骨灰；有子女的家長當中亦有超過一半同意他們可領取伴侶的骨灰。這項調查顯示，大部分香港人容許同性伴侶在面對生死或這麼不幸地要面對骨灰安置所倒閉時，可以有一定的權利領取其伴侶的骨灰。很多議員說政府現時的修正案已經解決問題，但對不起，事實並非如此。

主席，今天《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草案》終於恢復二讀，以及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自從2010年政府開始認真處理這個問題，到現在已經7年。但是，私營龕場產生各種令市民困擾的問題，亦已有接近10年時間。雖然《條例草案》通過之後，不等於私營龕場在不良營運下所衍生的問題就得到解決。但是，有法例明文規管，總比以前一直任由這些龕場自把自為好。因此，民主黨議員會支持通過《條例草案》，令私營龕場的市場受到規範，重新納入正軌，保障各個持份者的權益。

主席，我知道，我很快會進入有關討論。

主席，民主黨一直強調，要全面增加公營骨灰龕位，亦要規範私營龕場。這項《條例草案》是處理上述第二項訴求，即規範私營龕場。在這辯論環節，我們要辯論的是，誰可以領回骨灰，所謂"相關人士"的定義是甚麼，以及辯論數類骨灰的"訂明申索人"之中，誰可以有優先權。我先說一說局長的第一組修正案，這項修正案欲修訂的條文關於就死者的骨灰而言，"訂明申索人"是指"獲授權代表、遺產代理人或親屬，亦指安放權的買方"。政府提出的這項修正案在"訂明申索人"的定義中，加入"相關人士"的新增類別。而我們現在爭拗的是，"相關人士"包括甚麼人士？政府的修正案是，就某死者而言，"相關人士"指"在緊接該死者逝世的日期前"，"與該死者在同一住戶內已生活最少2年"的人。民主黨議員會支持政府第一組修正案。我認為這項修正案將"相關人士"的定義擴大。擴大和修訂的精神就是，將與死者生前同住一段頗長時間——現在政府的建議是最少兩年——包含在"相關人士"的定義之內。

我覺得這項修正案，反映法例比較有包容性，亦更加人性化，更加合理，以及照顧現實社會的需要——香港的確有不同性傾向人士。雖然"相關人士"中，可能大多數人都是異性戀者，但亦有同性戀者。所以，如果法例的範圍訂得很狹窄的話，我們會將另一些人，即性小眾排諸門外，這是很不合理、不人性化，亦違犯人權。民主黨支持不同性傾向人士享有平等權利。

陳志全議員的修正案提出，將"相關人士"最少同住的年期由兩年縮短為一年，我們都會支持。

四類"訂明申索人"包括"獲授權代表"。這可能比較容易接受，因為死者生前已經授權這人將來處理他的骨灰，有很清晰的同意和授權。

第二類"訂明申索人"是"遺產代理人"或"親屬"。而第三類就是，我們剛才說的"相關人士"。

張超雄議員提出的修正案關於"親屬"的定義。

當然，話說回頭，我覺得張超雄議員的修正案其實只涉及"親屬"的定義，而不是"配偶"或"家庭"的定義。

況且現在這項修正案也沒有把這些人定義為"配偶"或"家庭"，試問又怎會動搖到——就好像周浩鼎議員所說般——一夫一妻的核心家庭價值？我認為這些其實也是不必要的恐懼，而恐懼的根源仍然是恐同的心理作用。當然，我亦明白有一些議員，基於個人宗教信仰、對《聖經》的解釋或個人的道德倫理操守，而對同性戀及同性戀者有不同的價值判斷。對於這項修正案，民主黨的議員會自由投票。可是，在民主黨立法會黨團中，我可以說，絕大多數民主黨議員會支持張超雄議員的修正案，但我們也會容許大家自由投票。

最近更有人提出郵輪龕場——不是在陸地上——原來竟然有人經營郵輪龕場，那是否需要向當局申請呢？

我相信，通過《條例草案》後，政府仍要花很多時間處理現有私營龕場的領牌事宜，所以民主黨和我很希望這項《條例草案》能盡快獲得通過。我們支持政府的第一組修正案，亦會支持張超雄議員的修正案。

主席，黃碧雲議員剛才說得很清楚，我的修正案不牽涉重新撰寫"配偶"或"家庭"的定義，亦不牽涉婚姻。

主席，此項辯論令我想起2009年本會曾討論《家庭暴力條例》的修訂，該條例後來改稱為《家庭及同居關係暴力條例》。

事實上，2004年至2008年我擔任議員期間，是《家庭暴力條例草案》法案委員會主席。當時修訂條例的主要目的，是擴闊條例的保障，因為當時家庭暴力中"家庭"的定義非常狹窄，而社會上發生了很多倫常慘劇，令家庭暴力引起廣泛關注，因此，政府願意修例，擴闊"家庭"的定義，但當中並未包括"同性同居伴侶"。然而，政府最後同意這類人士應該受到法例保障。

根據當時的報道，梁美芬議員甚至曾經說，恐怕修例會牽起一夫多妻制及成年人與兒童發生性行為等討論。我們真的難以想象，不過，這些都是她當年的言論。

有否向同性婚姻"開綠燈"？

條例最終真的加入了這一項，政府當年有膽量這樣做，認同家庭暴力可以發生在同性同居伴侶之間，若這條例不予以保障，對他們的保障不足，甚至可說歧視他們。

聯合國國際人權公約、《香港人權法案條例》、法庭判例等均清楚說明，不得因為別人的不同性傾向而作出歧視，政府甚至編製了——多謝陳志全議員說明——《消除性傾向歧視僱傭實務守則》，不過政府本身不遵守，而且亦有判例顯示政府不遵守。

我提出這項修正案，正正不希望這類人士受到歧視。

所以，答案相當清楚，我們只是希望盡量令保障範圍不會出現歧視的情況。

我不明白，在法理上亦完全不理解她為何會有此混淆。

所以，我們會無奈地先支持政府的修正案。

我亦想提醒建制派某些議員，世界正在改變，社會上越來越多人持守"不歧視不同性傾向人士"的核心價值。所以，建制派議員不應再守着咸豐年代的一套，以往有三妻四妾，清朝的婚姻制度與現行的法例亦差天共地。